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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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議員，這並非規程問題，請你立即坐下。
主席，你不用緊張，我仍未提出我的規程問題。一百萬人上街，她不理；二百萬人上街，她也不理......

根據《議事規則》第18b條，議員可以經立法會主席批准致悼辭。

本人對於有關人士在近月事件中逝世同樣傷感，但按照本會的慣例，只有在任的立法會議員或對香港有莫大貢獻的政要逝世時，又或者為悼念重大災難的死難者，本會才會在會議上為上述逝世者默哀。由於有關人士不屬於上述類別，請議員考慮在其他場合或以其他方式進行悼念。

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昨日我已經向立法會發表了2019年......

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如果議員拒絕坐下並繼續叫喊，會議將無法進行。

朱凱廸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

行政長官，請繼續發言。

毛孟靜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許智峯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

胡志偉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我很希望會議能夠繼續進行，讓市民聆聽行政長官就其施政或其他問題作出的詳盡答覆。行政長官，請你繼續發言。

我現在樂意回應議員就施政報告作出的提問。

譚文豪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昨天特首宣讀施政報告時，她花了很多篇幅用心闡述土地房屋政策。可是，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卻未見她如何解決基層、中產及長者的問題，也不見任何施政新風。我們曾向她建議推出"銀齡卡"，以及將長者合資格申請福利的年齡從65歲降至60歲，但特首完全沒有回應。所以，司長所說的"三個不"並不適用於這份施政報告。這份施政報告同樣因循及守舊。

經營生意的商戶、食肆及銀行遭到針對性破壞。說句"我是中國人"也可能被人圍毆，施以"私刑"......過去4個月，社會的秩序和法治......

既然司長提到"三個不"，我想問特首可否給香港市民"三個免"......讓我們的商店免於破壞，讓我們的市民出門免於恐懼，讓社會言論免於暴力。

多謝陳克勤議員的提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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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兆堅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尹兆堅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梁耀忠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邵家臻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各位議員，今天的答問會旨在讓議員可就施政報告，直接向行政長官提問。施政報告觸及香港一些深層次問題，與市民的長遠福祉息息相關。議員有責任代表市民向行政長官提問，讓市民進一步了解施政內容。我希望議員今天不要再次擾亂會議秩序，讓其他議員有機會向行政長官提問。請各位議員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林卓廷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林卓廷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林卓廷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給立法會一個機會繼續運作。

陳克勤議員的質詢分兩個部分，第一，這份施政報告有否展示新的施政風格。首先，我希望各位議員明白，2019年施政報告是在相當艱難的背景下編製的。關於我們有否擺脫傳統上一些守舊或固有的思維，我昨天在記者招待會上已列舉數個例子，說明我們已跳出過往官方思維的框架。例如，我們會大膽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一些私人土地以興建公營房屋，我們亦會賦予市區重建局一個提供資助房屋的新社會任務，我們也會為輪候公屋的家庭和居住環境惡劣的其他人士提供恆常現金生活津貼。此外，考慮到居民的可負擔能力，我們將會動用公帑補貼一些離島渡輪服務。部分議員也曾向我提出，應從交通管理而不是政府庫房收入的角度，決定是否徵收政府隧道或管制區的費用。我希望各位議員明白，一份施政報告難以完全跳出所有官方思維，但我們已經盡了努力。同時，香港的經濟將會進入非常嚴峻的局面，所以從公共財政的角度來看，我和財政司司長必須非常謹慎行事。當然，大家會記得，我們坐擁11,000億元的財政儲備，但現時政府開支每年高達6,000億元，其中4,400億元是經常性開支，無論經濟逆境或順境，這些經常性開支都難以下調。如要在這個時候，作出一些對公共財政有嚴重影響的措施，特區政府必須認真和謹慎考慮，正因為這個原因，政府或許不能滿足所有議員曾經提出的民生或其他訴求。對於陳議員提出的"銀齡一族"，我們是關心的。在過去一段時間，勞工及福利局對中高齡人士都有一些特別措施，特別在鼓勵他們就業方面。就這方面，我們願意多做工作，希望鼓勵和支援中高齡人士進入職場。至於陳議員質詢的第二部分，今天社會發生的亂象，我們在座每一位都感到十分擔心。我在施政報告內亦花了一些篇幅，提述現時市民面對這種情況的傷心和困擾。不過，香港如要回復平靜，首要任務是整個社會要齊心抗暴，要向暴力說不。就這方面的手段，香港或外地均十分重視法治，所以，我昨天在施政報告中說明，特區政府會盡最大努力遏止暴力，我們亦會支持警隊嚴正執法，相信檢控部門和司法機關日後也會處理這些......

特首，你和你的團隊有甚麼辦法可以令警員的工作免於危險，令他們的家人免於被欺負？
多謝陳議員對警務人員的關心。事實上，這4個多月來，我們的警隊付出了很大努力。因此，我在施政報告亦特別感謝警隊作出的努力，並表示我們會繼續支持警隊執法。在政府內部，我們亦已統籌多個部門多方位支持警隊的工作。

事實上，經過這次經驗，我們很願意檢視香港的法律，希望往後的法律可以在有需要的地方加強，讓我們更有能力對付現時網上出現的大規模"起底"和欺凌的情況。至於其他對警隊的支援，例如大家都知道，最近我們已成功申請臨時禁制令，保護警務人員宿舍和其他紀律部隊人員宿舍。

主席，為何稱這個情況為"制度暴力"？

他與行政長官兩人剛才已經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因為......

劉國勳議員，請提問。

特首昨天發表施政報告後，我們到地區聆聽市民意見，聽到很多市民對政府的看法，由於時間有限，我集中提出兩點。第一點與陳克勤議員提出的論點相近，就是現時很多市民認為香港特區好像處於無政府狀態，政府無法管治，各個政府部門也不是一條心。

我想問特首有何舉措可以平息這局面，令香港市民可以重過正常生活？第二點，很多居民問我何時才可以購回自己的公屋單位。民建聯一直倡議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希望讓更多市民可以購回自己的公屋單位。昨天的施政報告雖然有提及租置計劃，但也只是舊酒新瓶，只提出加快出售目前39個租置計劃屋邨的未售出單位。所以，很多市民便問政府為何不考慮把租置計劃的範圍，擴展至這39個屋邨以外的其他公共屋邨？希望特首可以回應，何時才能夠出售其他公共屋邨的單位？
多謝劉議員的提問。有關今天特區政府的管治情況，我可以向劉議員及各位議員說，儘管社會狀況相當混亂，儘管市民對本屆政府有很多意見和不滿，我們仍然非常努力，希望盡量令社會可以正常運作。

我剛才也指出，想平息這個亂局，最重要是依循法治，最重要是維護我們的核心價值。因此，如果有人為了平息這亂局而提議特首做一些工作，但這些工作違反法治及偏離"一國兩制"這個重要原則，恐怕我做不到。我會做的事情，必定是依循法治處理現時的問題。剛才在回答陳克勤議員時，我已列舉了這方面的工作。我亦在此呼籲，全港市民要與暴力切割。如果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對這些少數暴徒的行為表示理解，將會令這些暴徒的行為變本加厲，令平息亂局的目標離我們越來越遠。第二方面，我知道劉議員多年來一直很關心是否能夠重啟租置計劃，即把更多出租的公共屋邨單位出售給現在的租客。如果劉議員有留意，我在施政報告中已主動回應這項議題。對於重啟租置計劃，我並無異議，因為我明白住在這些屋邨單位的租戶有置業需求，隨着他們的入息或經濟狀況改善，他們會想買回所居住的單位。事實上，我在這兩年多以來，一直希望能夠更好地滿足市民置業的訴求。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在今天出租公屋數目嚴重短缺、輪候公屋的時間長達5.4年的時候，實在難以推行。這亦帶到我在施政報告中主動提出，房屋問題是一個公義的問題，亦是分配有限房屋資源的問題。所以，暫時我們無法可以辦到，因為據我理解，香港房屋委員會每年在這些出租公屋中可以回收到超過8,000個單位，可以分配給正在輪候公屋的其他有需要的家庭。就此，我亦有一個註腳，便是當我們對於公營房屋的供應更有把握時，我會要求房委會認真研究這項議題，希望能夠更積極地回應這些租戶置業的訴求。然而，作為一項短暫的措施，我們最低限度會把39個已出售的租置屋邨中的42,000個單位，請房委會加快推出，讓其他有意置業的公屋租戶可以透過這個途徑來滿足他們置業的願望。

當年推出租置計劃時，並不是一下子把所有公屋推出，也是分階段，最終涵蓋39個屋邨。所以，特首剛才的說法其實未必正確。你可以考慮分階段推出，你會否作出研究？
劉議員，正如我剛才對你所說，我目前的立場是，當我們對於整體公營房屋的供應有把握時，房委會會認真研究。至於甚麼時候對於公營房屋的供應有把握，當然牽涉到土地供應的問題。如果今次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多方面增加房屋用地供應的措施能給我們足夠的信心，在未來一段短、中、長期的時間，這些供應到位，我們當然樂意檢視和考慮。
目前只有兩位議員完成提問，請稍後提問的議員盡量精簡，讓更多議員可以向行政長官提問。梁志祥議員，請提問。

我希望行政長官澄清，她剛才提及的"置業夢"其實只是一個騙局。大幅提升按揭成數，最終將令青年人更難負擔樓價......

主席、行政長官，暴動的根源應該是在立法會之內。泛民議員在7月1日進行的破壞，大家有目共睹......
梁志祥議員，你可否澄清？

因此，我希望行政長官嚴正執法。行政長官，在這份施政報告中，你對福利範疇着墨不多......

主席，我要求梁志祥議員清楚地指名道姓。

行政長官，在這份施政報告中，你對福利範疇着墨不多，只是就在職家庭津貼......
梁志祥議員已經作出澄清。

梁志祥議員，剛才有議員指你提及泛民議員，你會否收回言論或作出澄清？

主席，我剛才已經說過，事實在電視上有目共睹。我無須再次澄清，請容許我繼續向行政長官提問。

主席，我要求梁志祥議員收回剛才的指控。

從電視可見，數位泛民議員——包括鄭松泰議員——帶領其他人進入會議廳"做嘢"，除非泛民議員認為鄭松泰議員並非他們一分子。主席，我可以繼續發言嗎？

梁志祥議員，請你繼續提問。

我想再問問行政長官有關60歲至64歲市民的福利問題。目前，這群市民並未享有任何福利。因此，民建聯建議為他們設立"銀齡卡"。在這份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卻未有向他們提供2元的乘車優惠及醫療券，對這批市民來說並不公道，因為未有關注他們的福利問題。

我明白梁議員......
鄭松泰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梁志祥議員剛才發言時，點名指我和暴徒一同進入立法會進行破壞。

會議現在暫停。

我現在請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我想你諮詢本會法律顧問，剛才梁志祥議員有關我的言論有否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鄭議員，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言論受《立法會條例》保障......

多謝梁議員對於我們福利工作方面的關心。梁議員的問題集中在"銀齡卡"，即是60歲至64歲人士的福利。他提出的訴求是希望現時給65歲以上人士的2元乘車優惠和2,000元的醫療券可以在年齡方面放寬。正如我剛才回答陳克勤議員的提問時已指出，這個考慮是因為香港現在正處於經濟下行，我們對於公共財政的處理需要非常謹慎，尤其是香港正進入人口高齡化，所以這工作在目前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現在適用於65歲以上人士的2元乘車優惠和2,000元的醫療券，每一年遞增的總體開支已經非常高。不過，我很願意在未來日子再和梁議員或者其他議員共同研究，究竟對60歲至64歲這些中高齡人士，我們在哪一方面可以更聚焦地為他們提供多些生活上的方便，或者在其他預防性醫療服務方面可否特別針對這個組群做多些工作。既然今天沒有機會再說其他議題，我也想談談這兩年來，特區政府在照顧基層市民方面做了不少工夫。我希望大家從施政報告附篇可以看到我們做了的工作，原因是很難抽離地只看一本施政報告便能了解某一個範疇的工作。至於反映在開支方面更加凌厲，我們上任時的福利開支是600多億元，到今年已經是超過800億元，做了的工作實在是不少的。

行政長官，其實我也知道你的答覆會是這樣，說經濟下行，又說要花很多錢。但是，你剛才在開場發言時說政府坐擁11,000億元，而60歲至64歲的組群大概有55萬人。